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的列表，提供了警務處和海關調查的個案數目，在短短5年間，警務處調查的個案由2014年的數宗上升至2018年的131宗，而海關調查的個案則由10宗上升至51宗。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很多香港註冊公司因被懷疑用作非法用途而被剔除註冊，亦有可疑船隻被拒進入香港水域。我的補充質詢是，究竟個案數字增加是因為本港的警覺性提高了，還是情況惡化了呢？

首先，就數字的增長，因為聯合國安理會近年增加對一些經濟體、制裁國家的關注，所以相應的個案數字有所提升。

然而，我想重申我們的精神。

主席，我現在問的是，就朝鮮及伊朗這兩個國家的聯合國制裁令，過去究竟有多少宗檢控？我想知道數字。

首先，就檢控數字，雖然我們的數字是"零"，但一直以來，我們對任何懷疑違反《條例》的個案都保持高度警覺，而且我們一直留意聯合國安理會轄下委員會、專家組或其他機構的報告，主動調查所有涉及香港的懷疑個案。

其實，每當執法部門收到舉報，他們會循多個方向或多個可能涉及的違反行為進行調查。至於人手編配方面，我們一直十分關注執法部門是否有足夠人手和資源，處理聯合國制裁的個案，我們會繼續按需要向有關部門提供足夠資源。至於會否分開人手處理，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每收到一個個案，均會從多方面進行調查，現時沒有特別分開人手處理。

現在當局這種"斬腳趾避沙蟲"的處理方法是否有"放生"這些違反聯合國制裁令的國家或背後勢力之嫌呢？
多謝朱議員的補充質詢，絕對沒有這種情況。我們一直嚴格執行聯合國安理會的制裁行動，至於阻嚇作用方面，正如我剛才在主體和補充答覆時提過，因為我們調查嚴謹，令很多不法分子知難而退，或不會利用香港進行懷疑違法的行為。
主席，其實我是想獲取一些數字，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提到，有香港註冊公司被取消註冊，以及可疑船隻被拒絕進入香港水域，我並不是想要有關個案的詳細內容，我只是想要一些數據，例如去年或前年有多少宗個案，但局長連數字也未能提供給我們，我希望局長提供書面答覆。
正如我剛才所說，涉及個案的細節或具體數字，一般是不會跟大家分享的。

我想強調一點，無論政治局勢如何改變、無論任何經濟體在國際上的立場、取態或態度為何，香港有自己的一套法例，我們會依據這套法例，以專業、認真和嚴謹的態度來執行我們的工作。我們不會因為一些單方面實施的制裁而執行一些工作。我們會嚴格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所訂定的制裁工作。
有甚麼國家和例子？

首先，我不明白為何謝偉俊議員可以評論我的發言，然後主席又沒有制止他。局長剛才對我作出的口頭答覆，其實是自相矛盾的。

我的補充質詢是，當局是否只有這種拒絕入境，讓他們無法觸犯法例的策略，而不會在接獲情報後，讓他們入境和作出非法行為後人贓並獲，是否沒有後者的執法策略？

第三項質詢。

主席，近年，由香港房屋委員會、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推出的各個資助出售房屋項目均反應熱烈，動輒超額認購數十倍甚至數百倍，以致申請人購得單位的機會渺茫。據悉，有不少市民近年多次申請購買各個資助項目的單位但均空手而回，上車願望變成失望甚至絕望。

為了確保合理運用公共資源，資助出售單位的買家必須符合入息及資產申請資格，而資助出售單位的定價，亦須根據2018年6月修改的新定價機制，按合資格買家的負擔能力訂定每期出售單位市值的折扣。自2014年以來，香港房屋委員會共推售了4期新建居者有其屋計劃和兩期綠表置居計劃，包含約14,700個單位。居屋申請者中平均九成為白表申請者，而各類別買家所佔百分比則每期均不同。房委會、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的資助出售房屋項目的銷售數字可參考附件的列表。

2014年復售居屋以來，房委會均將最高優次給予受政府清拆計劃影響的申請者，其次為有長者成員的申請者，其次為家庭申請者等。由於每年居屋合資格買家的入息及資產限額、居屋和綠置居包含的單位所處的地區、單位數目和售價及不同類別買家選購單位的優先次序均有所差異，房委會一貫會就每期居屋或綠置居公開邀請合資格的買家申請當期的資助出售單位，並宣布有關銷售及接受申請的安排。房委會會把收到的所有申請進行公開攪珠，以決定申請者的選樓次序。房協和市建局也一直採納相若的銷售安排。

根據房委會就每期居屋的申請者進行的統計調查結果，每期居屋的申請者均包含首次參加及以往曾參加但未能購得單位人士。以"出售居屋單位2017"為例，在未能成功購買單位的申請者中，有63%表示沒有申請"出售居屋單位2014"和"出售居屋單位2016"；19%表示只曾申請"出售居屋單位2014"；7%表示只曾申請"出售居屋單位2016"；而餘下10%則表示兩者皆有申請。這些資料已上載至房委會網頁。對於應否將過往申請次數作為制訂買家選購優次的一個準則，我們初步認為應考慮以下因素：a讓過往申請次數較多的申請者獲較高優次，會降低其他申請者的優次，例如以往沒有重複申請的"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申請者、單人申請者等。這種情況是否符合將公共資源編配給較有需要人士的原則？b如果申請次數較多可提高優次，會令更多人申請資助出售房屋，包括一些本來比較沒有需要或沒有意願購買資助房屋的人士，會為求提升日後的選購優次而提早加入申請行列。結果，這會令較有需要的家庭更難得到購買資助出售房屋的機會。

局長剛才表示，基於其他各種理由，不考慮提升屢次申請落空的人士的中籤機會。所以我想問，鑒於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白表申請者基本上佔每次申請總數的超過90%，政府會否考慮將較高比例的資助出售房屋項目單位出售予白表申請者呢？
多謝謝議員的意見。政府公營房屋政策的目的很清晰，就是提供出租公屋以滿足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

因此，在這方面，希望大家理解我們的做法及思維，因為在公共房屋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始終希望有關資源可運用得宜，以照顧有最急切住屋和置業需求的人士。

就公營房屋的供應，相信大家也很清楚，現時的土地供應確實非常緊絀，在覓地、拓地興建公營房屋方面亦遇到很多挑戰，但我們的同事非常努力開拓土地，進行規劃及盡力加快建屋流程。

不過，在此過程中，我們亦希望得到在座議員和區議會的支持。因為推動過渡性房屋時，需要在不同地區選用臨時空置的政府土地甚或私人土地興建這類房屋，而對於人口增加或交通配套問題，不同社區有不同意見。

此舉不但能減輕房委會的工作量，亦能方便市民，因為每次均有很多人通宵排隊輪候索取和遞交表格，那麼政府會否考慮採取網上申請安排？

基本上，我們完全認同在輪候公營房屋的過程中，必須盡可能為市民提供方便，做到便民和利民。正如麥議員剛才所說，社會上有住屋需要以至置業需求的市民在遇上申請或選購資助出售房屋的機會時，往往會非常投入，甚至不惜通宵輪候申請，但我們認為這種情況應可免則免。所以，房委會正在進行有關工作，務求日後無論在申請過程以至申請安排方面，均可盡量為市民提供方便。網上遞交申請是可行的，房委會的同事亦正就此進行研究。

她是否打算違背她對市民的諾言呢？

便乾脆開宗明義、開門見山提出，即簡單交代2012年5月的檢討委員會報告的考慮以貪污為重，目前的條例已能夠處理這些問題，至於這個範圍以外的政治問題根本已超越該檢討委員會的權力，所以，對不起，愛莫能助。

主席，我們民建聯認同需要修訂法例，讓第3及8條可適用於行政長官，亦希望政府盡快落實檢討委員會提出的建議，但前提是，必須解決該些建議當中所要面對的憲制和法律問題。例如，第3條屬於上司規管下屬的條文，在《基本法》下，特首確實是一區之首，經上司批准收取利益的情況並不存在。但是，檢討委員會的建議是希望能夠設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可以提供許可予行政長官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就此，由於檢討委員會並沒有交代有關的法律基礎，我想問究竟這個獨立委員會有何憲制地位？它是依據《基本法》哪一項條文，變成行政長官的上司或老闆，可以給予許可？

剛才聽了政務司司長的答覆，我其實想提出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公務員根據現行的《防止賄賂條例》規定，未經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屬犯罪；提供利益的相關人士也要負上相關的刑事責任。

主席，我們當然明白，很多時候，作為一個地方的首長，包括我們從前習慣了的皇室或代表皇室的港督，都有超然地位，但始終仍有法律依據處理有關問題。

主席，去年11月30日清晨，長青公路發生一宗涉及一輛非專營巴士並造成多人死傷的嚴重車禍。據報，事發時涉事巴士的大部分乘客是某航空公司的僱員，但該巴士未獲運輸署發出僱員服務批註，因此有關營辦商涉嫌違法。

我們明白，機場第三條跑道將於2022年建成，並於2024年開始運作。

至於東涌、市區和機場島的連繫，現有的道路交通配套可提供連接。當然，鐵路亦是考慮方案之一。至於由市區、新界，甚或其他地區前往機場上班的人士，現有的僱員服務已屬特別安排，以配合機場島24小時的運作。

原則上，機場島上不同僱主可以聯合提供僱員服務，這是為上班僱員所作的另類或彈性安排。就東涌東及東涌西的長遠發展，以及其他整體交通配套，政府會在主要幹道、鐵路和道路規劃方面作出適時判斷。
主席，局長剛才在答覆中指出，警方正就意外進行調查，但我想在此指出，這次意外與有否適合的服務批註並沒有直接關係。所有在機場為市民和旅客提供服務的公司均向我提出招聘困難的問題，局長或許有所聽聞。是路途遙遠，而機場島的公共交通運輸安排已是存在已久的問題。

以今天由荃灣前往東涌或日後當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通車後由屯門前往東涌為例，政府可考慮提供由東涌的公共運輸交匯處前往機場島的循環路線，以解決現時機場營運公司所面對的困難。

專營巴士每天服務400萬人次，而小巴亦服務近200萬人次。

所以，整體交通運輸的安排已能照顧易議員剛才提及的情況。至於個別情況，我們會視乎實際安排和需求作出適當回應。
局長沒有答覆我一個簡單的問題。

基本上，當公共交通服務出現實質需求時，有興趣營辦專線小巴、專營巴士，甚或非專營巴士服務的申請人會主動接觸運輸署進行溝通。

主席，去年11月發生涉及接載機場員工巴士的嚴重意外，除揭示司機工時過長和僱員上下班的保障問題外，也暴露了機場員工在通宵時分缺乏交通配套支援的問題。早期，有部分在機場營運的公司會為員工提供交通津貼，甚至上下班巴士接載服務，但大部分現已取消。雖然局長剛才表示，兩間巴士公司皆有提供通宵巴士服務，但很多班次和站點無法配合員工的需要。因此，在機場工作的員工經常向工會反映，上下班乘車十分困難。大家皆知道，機場由機管局管理。請問局長政府會否督促機管局履行責任，設法解決機場員工的交通問題，包括考慮由機管局統一為機場工作的員工提供通宵巴士接載服務呢？
我們會盡可能為在機場島上班的員工提供適切的交通配套服務。我剛才答覆其他議員時亦已清楚說明，提供僱員服務的非專營巴士基本上可以由眾多僱主聯合安排。

如果僱主的聯合安排可為相關僱員提供適切的僱員服務，這基本上可以達致所謂"兩條腿走路"的安排，無須機管局參與。如果有情況需要機管局參與，我們會把信息向他們轉述。
主席，這宗涉及機場員工的致命交通意外與大埔一宗致命交通意外皆令人相當難過。

我們曾翻查紀錄，了解到在議員剛才提及就12宗違規提供僱員服務的個案研訊中，我們暫時吊銷了13輛公共巴士的客運營業證，以及作出了吊銷營業證為期7天至2個月不等的懲處。有關懲處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大，亦會對違規提供僱員服務的公司產生阻嚇作用。此外，我們絕對認同梁議員所說，我們十分關注公共交通安全。因此，在專營巴士及非專營巴士方面，我們希望透過安全措施和裝置保障乘客在特殊情況下的安全。我們亦希望透過科技應用，例如車身穩定器及下坡自動減速裝置，以及在巴士車長的工時和操作指引等方面作出改善。自去年年底發生的交通意外後，運輸署的同事已即時與非專營巴士公司舉行特別會議，就如何提升非專營巴士的營運安全及道路安全進行坦誠溝通和探討，並在1月中旬舉行了一次工作小組會議。在探討過程中，大家皆認為應由運輸署及非專營巴士業界共同成立專責工作小組，而這個工作小組將會探討我剛才提及的安全設備、工作時數、休息安排、培訓及宣傳，以及科技應用等。我希望透過資方、勞方及政府3方面共同溝通合作，為非專營巴士的安全提出改善方案。

主席，據報，近年內地居民參加廉價旅行團來港旅遊的數目不斷上升。該等旅行團安排團友集中到九龍城及東涌等地區用膳和購物，因此長期對區內居民的日常生活及交通造成嚴重影響，而且有關情況有蔓延至其他地區的趨勢。

我提出的質詢非常清晰，第一部分詢問政府會否要求旅議會停止為遊客過多地區的店鋪辦理登記。

所以，政府真的需要有制度或方法，不能再容許在這些已經十分多人的地區開設這些店鋪。因為局長提到促請店鋪注意秩序，並善用資訊科技......鼓勵旅遊巴士使用正規泊位，這些今天全部也做不到。所以，局長如此回答質詢只是敷衍議會而已，主席。請局長切實回答，會否落實一些解決方法？

2018年的旅客量已經破了香港的開埠紀錄，有超過6000萬人次，而內地旅客佔78%。旅客數量不斷創高峰，嚴重影響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亦"迫爆"鐵路、巴士、道路、商場、洗手間，這些都會加深香港市民和內地遊客的矛盾。我想問有關當局有否考慮市區設施承載旅客的能力，以及香港市民的感受，從而為接待旅客人數設定上限？
主席，多謝議員的補充質詢。

我想局長澄清何謂香港的實際情況。

我希望局長澄清的用意，是因為委員會中有很多不同的正、反意見，包括我的憂慮，亦代表了很多民主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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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恢復《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主席，我謹代表《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條例草案》委員會，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條例草案》的目的，是為了在香港實施《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及其養護措施訂定條文。新法例會授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實施與香港相關的6項養護措施訂立規例。政府當局計劃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制訂兩項規例，以實施犬牙南極魚產品證書制度及漁船港口檢查和管制。法案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舉行了3次會議。委員曾討論的主要事宜包括：實施《公約》對業界的影響、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日後在香港的地位、將訂立的規例的適用範圍、執行新法例所需的人力及資源，以及僱主及主事人的法律責任等。委員普遍支持在香港實施《公約》。政府當局表示，根據養護委員會蒐集所得的統計數字，近年香港的犬牙南極魚進口量大約為各締約方總出口量的10%，業界普遍認為，在香港引入對犬牙南極魚貿易的規管措施，並不會對其營運造成重大負擔。《條例草案》第3條旨在訂明，養護委員會在香港具有法人地位；以及在香港享有所需的法律行為能力，以執行其《公約》下的職能。有委員關注到，養護委員會所執行的實際職能為何，以及是否有必要訂明養護委員會在香港具有法人地位。據政府當局所述，依據《公約》第八條，締約方有責任在其境內給予養護委員會法人地位。養護委員會秘書處設於澳洲。雖然政府當局預期養護委員會不會在香港特區積極履行其職能，但當《公約》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特區時，香港特區須承擔這項責任。《條例草案》第3b條中"所需的法律行為能力"此一詞彙，說明賦予養護委員會法人團體所具有的法人地位，以及一個有完全行為能力的成年自然人所具有的一切權力，以令養護委員會在香港具有訂立合約、取得和處置動產及不動產，以及提起法律程序及在法律程序中抗辯的權力。《條例草案》第4至7條賦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訂立規例，以在香港實施《公約》及相關養護措施。

代理主席、各位議員，食物及衞生局於去年7月向立法會提交《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條例草案》，目的是為在香港實施《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及相關的養護措施提供法律基礎。《公約》於1982年生效，旨在養護南極海洋生物資源，並規管合理利用和管理《公約》區域的海洋生物資源。國家於2006年加入《公約》，成為締約方。犬牙南極魚是其中一種在南極海洋被捕撈作為食用魚的物種，一直被非法、不報告和不管制捕魚活動侵害。近年，有一些締約方關注到香港逐漸成為犬牙南極魚一個主要的貿易地區，要求我們考慮實施《公約》。雖然香港沒有漁船在南極水域作業，但我們亦希望盡國際責任，透過實施《公約》，規管犬牙南極魚在香港的貿易，以及執行養護海洋生物資源的措施，與其他地方攜手協力保護海洋資源。中央政府在徵詢特區政府的意見後，原則上同意把《公約》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為履行《公約》的規定，我們建議制定《條例草案》提供法律框架，訂定條文，賦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訂立規例以履行《公約》的規定，並訂明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及其獲授權人員的執法權力，包括搜查、檢取、移走、測試、扣留東西、出售或處置被沒收東西、逮捕，以及與海事處和其他主管當局交換資料的權力等。法案委員會在召開3次會議後已深入討論和釐清相關條文的內容。政府在聽取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後，同意就《條例草案》提出適當的修訂，我會於稍後時間提出。在《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後，我會透過《條例》下賦予的權力，訂立兩項規例：首先，我們會實施證書制度，規管犬牙南極魚的進出口。每批捕獲或付運的犬牙南極魚，不論經由海、陸、空入口或出口香港，都必須根據《公約》規定附有有效證書。漁護署會透過發出入口/出口證書的申請，確保犬牙南極魚經香港的貿易符合養護措施的規定。其次，我們會訂立港口檢查及管制規例，規管載有南極海洋生物的漁船進出香港水域，包括檢查該些漁船，以及拒絕讓一些曾參與"三非"捕魚活動的漁船進入香港。這兩項規例會在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後，再提交立法會審議。我們亦曾於2018年年初進行公眾諮詢，徵詢持份者包括貿易公司、海產行業和餐飲業協會的代表，以及環保團體對於在香港實施《公約》及規管犬牙南極魚貿易的意見，業界普遍認為有關的規管不會對日常營運造成重大負擔，環保團體亦支持建議。我們打算在《條例草案》及兩項附屬法例獲通過大約6個月後，才正式實施新的規管制度，讓業界有充足時間作出準備。我們預期新的規管對香港整體的貿易不會有實質影響。剛才葛珮帆議員提出關於人手的問題。

在法例實施首5年，每年進行化驗的樣本數目大約有300個。

最後，我要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何俊賢議員及各位參與審議的委員、立法會秘書處和法律顧問團隊，令《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得以順利完成。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及我稍後提出的政府修正案。

《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條例草案》。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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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修正的第15、31及32條。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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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動議《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

《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條例草案》。

李慧琼議員會根據《議事規則》第49E2條動議議案，察悉提交本會省覽的內務委員會第9/18-19號報告內的《逃犯令》。在辯論中，每位議員只可發言一次，時限為15分鐘。議員發言後，我會請官員發言，之後辯論即告結束，議案不會付諸表決。

主席，我謹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根據《議事規則》第49E2條，動議印載在議程內的議案，讓議員就《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9/18-19號報告》內的《逃犯令》進行辯論。主席，我謹此陳辭。

是否意味着未來我們會與內地簽訂一些移交被告或被定罪人士的安排，所以現在要預先草擬呢？

如果當局現時已開始討論，並在《逃犯令》中寫下如此這般的條款，其內容其實是很空泛的，亦是非常草率的做法。

這便是此條條文將來會有的客觀效果，並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即香港作為獨立的司法管轄區，是不能夠拒絕內地任何一項移交逃犯的要求，以致必須忽略其他國家——包括現在談論中的法國——要求移交罪犯或一名被告。就此，我們是不能拒絕內地的要求，一定要符合內地移交罪犯的要求。

即是說，根據一貫普通法，香港作為獨立司法管轄區應有的酌情權和考慮點，便需全部丟棄。

這樣做便會很草率，因為我們不知道香港與內地未來究竟會有甚麼協議或安排，我相信屆時的爭議性亦很大。如果就這樣寫入條文，便會令我們將來與其他外地簽署的任何逃犯令協議，都要有指定的條文，就是假如將來與內地簽訂了移交協議及安排，便會超越或蓋過香港與其他外國不同司法管轄區所簽訂的安排。首先，我必須指出，這種做法沒有基礎，亦非常草率，我們亦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所有香港作為獨立司法管轄區本身所擁有的酌情權，拱手相讓給內地。另一問題是，我們問當局究竟是憑甚麼來決定，如果將來香港與內地訂下一些移交疑犯的安排，這種安排必定要蓋過與其他國家及司法管轄區訂下的安排呢？律政司的人員當時是這樣回答：例如一名被告身在法國巴黎，但是法國里昂市要求將該疑犯或被告轉移到里昂市的法院受審，法國政府亦必會將該人士送到里昂市，而不會理會香港同時提出將該人士移交到香港受審的要求。這個比喻聽起來似乎有點道理，但仔細想想，由於香港是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下，這便是一個不符合香港實際情況，也是不準確的比喻。就是法國沒有"一國兩制"，她本身是一個國家，司法管轄區亦只有一個；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是獨立的司法管轄區；而內地的司法管轄區與香港的司法管轄區是分開的，兩個司法管轄區不會有從屬關係，亦沒有任何根本上的相連結。如果是這樣推論的話，則香港的司法管轄區是否根據這項條文，某程度上是隸屬於內地的司法管轄區呢？有些人認為當然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香港實施。對此，我們當然不會接受，亦不會在現階段討論，究竟《憲法》是否在香港全面實施？

當然，我們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法》第三十一條所訂明的"一國兩制"或"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法》都是由《憲法》衍生出來的。

因此，我們希望局方在未來撰寫《逃犯令》或任何與其他國家簽署的移交逃犯命令時不要再加入此條款。因為此條款內容空泛，而且在現階段寫入條文亦極為草率，也罔顧香港作為獨立司法管轄區應有的實際情況。

根據《議事規則》第49E9條，我不會就議案提出待決議題。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動議的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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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相信對法律稍有認識的人也知道，一旦程序不正確，無論最終的決定或結果如何，也必定會被公眾質疑。

我們要求她交代她處理UGL一案時，為何沒有謹守全個法律界也應知道的程序公義。一直以來，律政司不時會外聘大律師提供所需要的法律服務，例如給予法律意見或擔任香港政府的法律代表，參與刑事及民事訴訟。

第三，基於案件涉及律政司人員而須尋求法律意見或進行法律程序。第四，在處理有關案件時的連貫性問題及減少開支的需要。第五，為求審慎起見，認為適宜尋求獨立外間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及服務，以免可能予人有偏頗的觀感和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第六，基於案件的大小、複雜程度、申索金額和所需時間而認為有需要把案件外判。針對上述的第五種情況，律政司在去年2月的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就其將刑事及民事案件的外判政策所提交的文件作出更詳細闡釋。文件有兩點值得大家注意，第一，關於具爭議性的案件的處理方式，律政司表示，大部分的刑事檢控工作，包括具爭議性的案件均由律政司內的檢控人員處理，但律政司有需要把具爭議性的案件外判，以尋求專家的協助，或就其因避免予人有偏頗感覺或有利益衝突的問題，並會視乎案件的敏感度來決定是否尋求外間資深大律師的意見。

第一，在2003年，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加稅前偷步買車，律政司在聲明中表示，由於所涉的法律複雜性，以及公眾對這宗案件的關注，最終律政司諮詢香港和英國私人執業大律師的意見，然後決定放棄起訴。大家也清楚這宗案件，當時的解釋亦非常詳盡，並且提到在尋求香港和英國的獨立大律師意見後，律政司才決定放棄起訴。第二，在2006年，前高等法院法官王見秋被指不當地向政府申請發放假期津貼一事，律政司的聲明表示，刑事檢控專員考慮到案件的敏感性，證據的性質及公眾本身對案件的關注程度，決定委聘一位倫敦的御用大律師考慮該案的指稱及證據，最後決定不予檢控。

第三，在2012年，前政務司司長因沒有申報收受新鴻基集團的利益，時任律政司司長未決定起訴前，也曾發聲明表明，一般而言，如案件性質敏感，將檢控決定交由刑事檢控專員尋求獨立大律師意見，或兩者並行，都是可以考慮及曾經採用的處理方法。及後，律政司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撥款，以增加人手處理許仕仁一案時表明，曾經就個案尋求外間御用大律師意見。這是第三個例子。如果說前政務司司長被起訴貪腐時也要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為甚麼今次的案件卻不需要？

第五個例子發生在2015年，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涉嫌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律政司亦委託不只1位而是數位海外御用大律師，取得獨立法律意見，最後決定起訴。如果5宗先例都不夠，我再多舉1宗。第六個例子，前廉政專員湯顯明涉嫌用公帑購買茅台烈酒，亦承認在多次公務酬酢中用烈酒款待客人。

這是所有香港人都認為非常敏感、公眾關注的案件，司長對大家說這不是政治敏感、沒甚麼特別的一宗案件，會有人相信她下的這個決定嗎？同樣重要的是，這宗案件包含不少複雜、重大和涉及憲法的法律問題。例如《基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規定行政長官就任時，應該向終審法院申報財產，記錄在案。如果就任的行政長官在上任前已經簽訂一些商業協議並衍生利益，或在擔任行政長官期間收受利益，究竟這位行政長官是否需要申報呢？

我相信資深大律師不單要熟悉刑事案件的法案及案例，同時亦要非常認識香港本身的憲法基礎，以及當時訂立《基本法》的歷史、法律原則及法理基礎。如果司長認為自己這麼了不起，連憲法、刑事法以至她本身從事的仲裁、民事訴訟都如此優秀，可以一人獨力承擔的話，我會讚賞她。然而，如果她對我或法律界人士或香港人說，她可以獨自作出如此重大、複雜的決定，不需要委託外間資深大律師處理這宗個案的話，我認為她本身是在做夢。說回今次處理UGL案件的決定，不得不提的是最近發現的一個問題，現任刑事檢控專員遲遲未獲得行政長官確任，即確認出任刑事檢控專員。

為何如此重要的人事任命，政府可以無須解釋，在毫無原因之下任意拖延，拖延了整整一年才有一個這樣的決定呢？為何問題出現了之後，政府才有決定？我相信其他同事都會問這個問題，司長是要回答的。

"這便已說明了袁國強已把案件交給楊資深大律師處理。

新聞公報的內文直接指出"她以專業的判斷作出這個不提檢控的決定，我作為行政長官亦支持她這個決定......所以如果律政司司長作出了這個決定，亦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許仕仁案當時是由黃仁龍處理，但或許因為他與許仕仁相識，為了避嫌，最終還是交由當時的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處理。

因此，我希望鄭司長能好好反省自己究竟是否符合資格擔任律政司司長。

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郭榮鏗議員提出這項議案，繼續跟進UGL案。大家都知道，根據《基本法》，律政司司長的刑事檢控工作不受干預，但不受干預是否等於我們不能夠對司長的任何決定提出問題，或要求司長作進一步解釋呢？

相關的聲明最少都有五六頁。

第一，提到梁振英案時，律政司指"所有證據顯示，作為收購安排的一部分，戴德梁行知悉梁振英與UGL簽訂協議並接受UGL的款項以'不作競爭、不作挖角'。

《防止賄賂條例》其中一個重要概念，就是要得到主事人的批准，才可以接受涉及其公司業務的利益。那麼，知悉究竟是否等於批准呢？第二個疑點是，律政司指戴德梁行知悉梁振英簽訂了該項協議和接受款項，但款項的金額是多少呢？

當然不是了。因為，該協議白紙黑字寫明，他是需要擔任UGL和戴德梁行日後的顧問和推薦人，並推廣這個集團。那麼，這項服務條款是否等於"不作競爭、不作挖角"呢？

在提到第二項針對梁振英的指控，即"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時，律政司說："由於梁振英沒有利益衝突，因此沒有法律規定需要申報他在成為行政長官之前，與UGL簽訂協議而會獲得款項的金額"。

這段結論也很奇怪，"故此，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這種不當行為嚴重至足以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面對眾多質疑，司長如何處理呢？

接着再問的是："梁錦松案、曾蔭權案、湯顯明案，律政司均曾外聘大律師，索取獨立意見，認為這宗UGL案應否外聘大律師，再決定是否檢控呢？再下來的問題是："律政司司長不檢控梁振英的決定，會否影響市民對法治的信心？

是否針對梁振英案而改呢？

鄭若驊，現在市民大眾認為，梁振英是前任特首，是國家領導人，而司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個地方政府負責檢控的首長。

代理主席，今次這宗案件正在損害香港市民對法治的信心，也正在損害香港市民對香港廉潔情況的信心。鄭若驊作為律政司司長，用一個異於常人的理解、異於律政司一貫做法的方式來處理梁振英這宗案件，嚴重損害香港的法治。她是香港法治的罪人，我認為她欠缺公信力繼續擔任律政司司長一職。

主席，我發言支持郭榮鏗議員的議案。我認為，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絕對有必要和有責任前來立法會，交代她就前行政長官梁振英秘密收取UGL Limited巨額"分手費"作出不檢控決定前拒絕尋求外聘律師法律意見一事。在去年12月12日，律政司司長突然發表聲明，表示不會對梁振英提出檢控後，公眾一片譁然。

如果屬實，有關決定無疑嚴重違反法律公平公義的原則，更嚴重削弱市民對律政司的信心，此事不可輕視。因此，我們促請鄭若驊到議會席前，光明正大地向議員和公眾解釋清楚決定的理據，以免律政司的公信力蕩然無存。事實上，如果律政司決定就案件不提檢控，是絕對有責任同時提出具說服力的理據。回顧此事，即前行政長官梁振英秘密收取UGL巨額"分手費"作為他之前協助UGL收購戴德梁行和持續擔任該公司的顧問的報酬。雖然談判"分手"時，梁振英已辭去董事職務，而戴德梁行的董事會主席也知道他與收購的買家洽談"分手費"，但有關的"分手費"協議並沒有得到戴德梁行的董事會通過，涉嫌觸犯代理人未經許可下收取報酬的防賄法例，表面上有足夠證據提出檢控。如果要推翻這個假設推斷，便要找出當年戴德梁行董事會知悉及同意梁振英單獨收取巨額"分手費"而導致收購價下調的證據，否則無法令人信服。道理十分簡單，"打工仔"私下兼職賺取1,000元也會被人檢控，但公司董事竟然在未得到董事會或股東大會同意下秘密收取買家數千萬元報酬但卻不被檢控，這是否合乎道理呢？一直以來，律政司只表示，證據未能確立戴德梁行不同意梁振英接受這筆款項。這說法實在荒謬。如果董事會同意，梁振英便可以合法收取報酬，如果董事會沒有同意，而梁振英收取報酬，便屬於非法，這不是最簡單的道理嗎？未能肯定董事會不同意，即可能有董事在知情下同意或有董事在知情下反對，亦有可能是董事根本不知情，所以既沒有給予同意亦沒有反對。顯而易見，董事會從來沒有同意。換言之，作為代理人的梁振英收取報酬並不合法。為何律政司反而將未能確立不同意等於合法呢？

即使鄭若驊自己所涉及的僭建事件，亦透過刑事檢控專員尋求外聘法律意見。前行政長官和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振英所涉及的UGL一案至今引起全港甚至國際關注，但律政司竟然一反常態，堅持"親力親為"，既不尋求獨立法律意見，亦沒有詳細解釋背後理據，與以往處理涉及公職人員的案件的手法截然不同。試問政府如何釋除公眾對律政司有政治考量的疑慮呢？這做法會否削弱公眾對刑事司法制度及法治的信心呢？

正如我剛才所述，重點在於慣例是，但凡涉及重要人物或高官觸犯法律的敏感案件，均會尋求外間獨立的法律意見，以釋除公眾疑慮，而且這做法一直行之有效。梁振英的UGL案件涉及本港最高層的官員，如要說服市民律政司沒有偏袒，外判法律意見便是很強烈的理據。不過，可惜的是，律政司由始至終除不斷重複尋求獨立法律意見不是慣常做法外，始終無法解釋為何拒絕就一宗如此敏感的案件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在社會層面而言，單單為了釋除公眾疑慮，免卻偏私爭議，維護律政司中立的權威，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可謂百利而無一害。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亦表示，律政司在政治敏感的案件中須按既定政策，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前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黃仁龍及袁國強皆有跟從這政策。本星期一，香港大律師公會亦發表了意見書，要求鄭若驊交代一般案件的決策過程及檢控細節，包括是否決定提出檢控的理據，以釋除公眾疑慮。與此同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最近一項關於新任問責官員的民望調查顯示，鄭若驊的評分已"插水式"下跌至30.4分，較上月下跌6.7分，創上任後的新低。這評分不單是問責官員中最低，更是歷任律政司司長評分的新低，比2003年梁愛詩處理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時的民望更低，足見市民已不信任司長。由此可見，事件引起公眾及法律界重大關注及質疑。鄭若驊作為公職人員，必須向公眾清楚交代究竟梁振英有何特別之處，以致律政司放棄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我認為，其中一項合理推斷，是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現時身份尊貴，因此案件細節不能讓獨立的大律師或公眾知悉，只可由律政司司長閉門作決定。如此說法屬實，便是公然偏私護短的決定，是特區政府律政工作的一大耻辱。如此說法並非事實，鄭若驊更有需要前來立法會作詳細解釋，重建公眾對律政司的信心。主席，我最後想回應司長剛才的發言。首先，司長說傳召議案一旦獲得通過，便會影響律政司作刑事檢控決定的獨立性。不過，實情卻是，由於她作出了這個疑點重重的決定，又拒絕向公眾清楚交代，因而無法令廣大市民釋除對"獨立不等於獨斷獨行"的疑慮。律政司作為本港的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分立的重要支柱之一，如果失去公信力，不單影響香港及國際社會對本港司法制度的信心，更會拖垮整個政治體制。

如果她願意這樣做，我們怎麼會建議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傳召她，花費議會時間呢？此外，司長亦說前來議會交代便等於接受公審，我覺得真的是荒天下之大謬。立法會的職權是監察政府施政，每年皆有不少官員前來議會向議員以至社會交代工作。這是政府官員的責任，亦是議會的職權及使命所在。

我剛才已清楚說明，當案件涉及高官或重要人物及引起公眾特別關注時，律政司為釋除令人覺得他們有所偏袒的疑慮，便應尋求獨立法律意見，以往的做法一向如此。如果改變這做法，便需要交代為何要作出改變，否則公眾一旦無據可依，日後律政司便說了算。事實上，鄭若驊自上任以來醜聞不斷，包括她自己的僭建風波以至放生梁振英，在短短一年間，她以一人之力便幾乎將律政司的專業及誠信消耗殆盡，令人心寒。在UGL一案中，為釋除公眾疑慮，我絕對支持原議案要求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前來立法會席前解釋不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及不作檢控的原因。此外，為釋除公眾疑慮，她更應該立即尋求獨立法律意見，處理此案。

他身處這個如此重要、主理整個社會、特區政府之首的位置，怎可能收取一間公司的利潤呢？這件事當然要調查，公眾當然關注，我們在立法會數次使用不同形式指出這件事必須調查，包括要求引用《立法會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但被保皇黨否決；我們用呈請的方式——當時只要有20位議員站起來，便可以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但這件事已成為歷史，因為現時連《議事規則》亦已修改，20位議員站起來也無法成立調查委員會。雖然它不是根據《立法會條例》而成立，但也是一個獨立的委員會。

案件的確牽涉立法會議員，為何律政司司長可以只回應這件事證據不足，不能檢控？

鄭若驊司長過往跟梁振英有否有工作關係呢？很明顯是有的，這是已經說過的，鄭若驊當年是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她當年需要向行政會議報告，而梁振英多年來也是行政會議的成員，甚至是召集人，所以他們兩人之間當然有工作關係。

明顯地，這與過往的政策做法不同，最低限度，也有數份公開文件指出了相關情況，其中一個情況，是當這名可能被控人士是律政司的內部人員，但仍然有其他數個情況，為何她不清楚呢？

於是他更責怪司長身旁的人不好好通知她，令她作出了錯誤決定。

他說這顯然並非公眾把法律問題政治化，而是律政司需要就政治敏感的事件，按既定政策尋求獨立意見，以向公眾保證在處理個案時沒有偏頗及利益衝突。

現時來到立法會，我們提出要傳召她以聽取她的解釋，她又說我們干涉其刑事檢控的獨立性，又說披露有關資料會剝奪相關人士的保障，把立法會變為公審場地。

香港是否已經失去了廉潔？香港是否已經失去了法治？律政司司長是否仍配繼續坐在這位置上呢？

所以，我想先討論外判政策。

但是，最具爭議性的是第d項，便是尋求外間大律師意見的需要在於，為免可能予人有偏袒的觀感或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我相信這是今天的討論比較重要的主題。

主席，《基本法》第六十三條寫得很清楚："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所以，不論律政司對任何案件作出檢控或不檢控的決定，也是受到《基本法》保障的權力，任何人士，包括立法會也不應作出任何干涉或施壓，否則便是干預律政司獨立的檢控權力。主席，傳召司長到立法會交代不檢控某個個案的決定，其實便是透過公開的平台再向律政司施壓，這種做法等於不理會律政司處理刑事檢控工作有不受干預的憲制原則及保障，意圖利用立法會這個政治平台，就個別個案向律政司施壓，藉此達到他們某些政治目的，故此民建聯反對傳召，亦認為這項議案不恰當，甚至影響落實《基本法》其他條文。主席，其實這項傳召議案的實質目的很明顯，便是反對派進一步針對梁振英的政治行動。大家回想一下，其實CY由未上任開始，反對派已叫他下台，而上任後反對派亦用盡一切手段，對他進行所有可能的政治追擊。今次UGL事件，我相信市民一點也不陌生，因為在議會已反反覆覆多次討論，"翻炒又翻炒"。先在2014年11月和2016年10月要求引用《立法會條例》進行調查，又在2016年11月透過呈請書的方式，要求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有關事宜。主席，除了在立法會"窮追猛打"，其實反對派亦有直接向廉政公署舉報，還有一些反對派特地在11月時到澳洲、有些則在9月時到英國舉報，要求當地執法機構跟進UGL事件。所以，大家看到很多今天發言的議員，為了追擊梁振英已想了很多辦法，但其結果如何？

其實大家只要想想，背後原因很簡單，因為當時不控告、不處理"黑金"，便是他們想要的結果，而今天不跟進UGL事件，其實就是因為他們不同意不向梁先生作出檢控，所以才有如此大的反應。主席，其實反對派對梁振英的反對立場人所共知，無論提出任何理由解釋，總之不提檢控便一定是錯、一定是政治決定，我亦看不到他們怎樣才會"收貨"，所以，今次的傳召無論怎樣看也不過是希望透過立法會的公開平台，進一步施壓以達致他們的政治目的。主席，由於議員在這事上的立場已經太清晰，反對派剛才說偏頗，其實誰才偏頗呢？或許我們應該這樣說，我們也要照照鏡子，審視一下自己，可能每個人對這事已有既定立場，所以我認為本會根本不適宜繼續跟進UGL事件，留待我們的專業機構繼續處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主席，剛才聽罷梁美芬議員及李慧琼議員的一番高見，我覺得只能夠用"用心良苦"一詞，來形容她們剛才為鄭司長保駕護航的一番苦心。容許我簡單回應兩位議員及鄭司長的一番論調。先回應鄭司長，她說根據《基本法》第六十三條，律政司有獨立檢控權，我們不應該破壞這種獨立性。司長亦引述了一宗2006年的案件，並引述了判詞中的一段說話。我先指出，相關案件牽涉到破產管理署尋求法庭指示的個案，而當中究竟與今次是否有直接關係呢？值得商榷。不過，退1萬步說，法庭的判決，我們當然會接受。律政司的檢控權固然獨立，亦不應該受到任何形式的干擾，但我想問，如果要求官員來立法會交代便等於施壓，立法會是否每天都不應該向特區政府的官員施壓呢？我們是否不應該要求任何問責官員——我是指律政司司長作為問責官員的一分子——不應該前來立法會？因為這樣等於施壓，這個邏輯是否站得住腳呢？這是顯然易見的。其次，司長亦都提及，刑事調查及檢控，將相關的決定披露，這樣會令相關人士受到公審，對他們不公平。如果這是事實，我們便應嚴正聲討前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我們亦要聲討黃仁龍及袁國強，因為在他們任內相關的案件——其實剛才有同事已經詳細列出——都有將非常詳細、不檢控的決定向公眾交代。如果這樣是正確，即如果司長的說話成立，是有道理，即是我們對梁錦松非常不公道，因為我們公審他。我們對其他人，包括湯顯明，亦非常不公道，因為我們公審他。如果是這樣，我們必須嚴正地將前數任律政司司長叫出來鞭撻一番，因為他們是絕對錯誤的——很明顯，這個當然是錯誤的論調。此外，司長亦提及，尋求外間的獨立意見並非慣常做法。當然是，因為只有牽涉到敏感案件，我們才期望律政司花納稅人付出的公帑，尋求外間的獨立法律意見。現在的問題是，究竟我們現有政策是甚麼？究竟現任司長有否改變以往的做法？一個客觀的事實，就是自回歸以來，只要牽涉到敏感人士的案件，還要特別提到，全部都是與公職有關，全部都是公職人員，牽涉到這些高級公職人員的案件，我們都會尋求外間的獨立法律意見。這做法已經變成一個約定俗成的慣例。而現在我們看到，司長正在改變這個慣例，改變這種做法，改變政策本身不是一個問題。但是，改變政策而欠缺交代，這才是問題。如果司長認為，以往的做法，全部都是錯誤；以往的做法，一概都是浪費公帑，而從今開始，只要鄭若驊一日在職，我們都不會做這些事情，那麼，沒問題，作交代便可以。只要鄭司長一句說清楚，我們最少得個"知"字。主席，現在我們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司長躲在剛才這些所謂的"理由、理據"背後，而不作詳細交代。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律政司坦白、公開，將檢控政策中，特別是牽涉到外判大律師的做法，清楚交代。只要我們有一個標準，有一個可預期、可預測的情況，最低限度我們也有一個"估"字。

至於剛才梁美芬議員"開口埋口"說黎智英，"開口埋口"說黑金，似乎有些事情，梁美芬議員不是無知，便是嘗試欺騙公眾一個客觀的事實，就是她口中的黎智英，既不是任何公職人員，更不是任何特區政府掌握權力的人，所以，這是一個嚴重牽強的類比。同一時間，她所說的所謂"黑金"，牽涉到前任或現任某些同事。我想清楚向梁美芬議員指出，立法會在上一個會期已經作出調查，而這個調查委員會中，也有建制派議員在席的。我相信，梁議員一定清楚，亦都記得這些事實，只不過她沒有說出來。更何況，當中牽涉到前議員梁國雄的案件，已經經過法庭審判，亦得到公平的裁決，梁國雄亦已經獲判無罪。

不過，我無意在此猜度，我只希望指出事實，以正視聽。主席，說了這麼久，其實現在不是要求律政司突然改變決定，去控告任何人。今天的議案本身只希望要求她來交代清楚，究竟要求交代有甚麼問題呢？如果要求律政司司長作為問責官員前來立法會交代清楚，就等於施壓，便顯得我們對問責官員太沒有信心。我們現在是否說他們脆弱不堪，來交代一下也軟弱無力呢？我認為不是，我覺得司長一定堅硬如這塊木頭，一定有能力出來交代清楚。所以，我認為建制派議員不用枉作小人，就讓司長來立法會作詳細交代。因為這樣才對得起鄭若驊司長所擁有的資深大律師的頭銜。主席，剛才議員同事詳細交代過往所有牽涉交由外判律師處理的案件，雖然已經有詳細交代，但我亦必須在此，在紀錄上再清楚說出，無論是牽涉梁錦松，牽涉林奮強、湯顯明或王見秋，以上種種，都是公眾希望看到，特區政府運用公權力，清楚公平地展示出最後究竟檢控還是不檢控的決定？我覺得最後檢控與否，本身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如何達致這個決定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剛才陳淑莊議員也說過，為何只有兩頁的解釋會是一個問題呢？那就是因為相比以往的情況，我們看到有非常大的改變，而如果最後，律政司能夠提供到一個17頁、20頁、30頁的答案，去解釋今次不檢控的原因，而這些理據能夠說服公眾，則我相信任何合理的香港人都只能夠，儘管心中未必願意接受，但最少限度也尊重律政司最後所作的決定。所以，主席，道理已經擺在眼前，道理已經說完，我現在不希望律政司再次搬龍門，不能夠說服公眾，而去到最後，影響及受害的並非律政司司長本人的民望這麼簡單，而是整個系統及我們辛苦建立的一套法治精神，以及令人信服的制度。所以，我希望建制派議員今天不用再為律政司司長護航，因為這樣是"愛她反而變成害她"。如果大家真的如此緊張我們的法治精神及法律系統，便應該支持郭榮鏗議員今天的議案。

主席，正如不少議員指出，《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訂明，律政司主管香港的刑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因此，在並非必要的情況下，不應動輒將作出刑事檢控決定的憲制責任與專業判斷，外判給外間的私人執業大律師代理。

這亦是律政司決定就鄭若驊司長的寓所僭建案，徵詢外間大律師意見的原因。其他適用情況包括，案件需要專家協助，而司內並無足夠所需技能。在今次議案所針對的UGL案，我便看不到涉及相似的情況。有關政策和指引亦訂明，為免予人有偏袒的感覺或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律政司如認為適宜，可就案件尋求外間的法律意見或服務。反對派主要質疑這一點，認為涉及UGL案件的梁振英先生，既是前特首，又是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加上律政司過往曾就部分涉及現任及前任政府高官的案件，徵詢外間大律師、甚至是英國御用大律師的意見，那麼為何這次就UGL案又不這樣做呢？鄭司長上周在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時已清楚說明，根據指引，某宗案件的性質是否敏感，從來不是硬性需要外判的準則。將案件外判或尋求外間法律意見，並非律政司的慣常做法。律政司刑事檢控科每年處理超過3,000宗案件，在過去多年，就案件的檢控決定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的數字寥寥可數。對於涉及現任、前任官員或其他政治敏感人物的案件，亦非每一宗也會外判處理。例如，有關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先生涉及騙取房津的案件，以及本會議員兼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議員涉及不小心駕駛的案件，律政司經考慮後，最終亦未有徵詢外間法律意見。針對UGL案，根據鄭司長解釋，在作出是否檢控的決定時，並沒有受到涉案人身份或政治因素的影響，純粹是根據證據是否足夠而作決定。相關的做法，正正突顯了香港的司法獨立。同時，根據過往的法庭案例，有關予人偏袒感覺及出現利益衝突的外判指引，亦適用於相關案件。

沒有理由因為某涉案人是政治人物，甚至純粹由於他是某些人士所針對的對象，便要背棄法治和律政司作獨立專業判斷的原則和精神，在決定是否檢控時，要特別有多一重手續、多一重考慮。如果所有涉及政治人物的案件，律政司也要尋求外間法律意見，在4年前的違法佔中案，有很多涉案的反對派人士至今也沒有被檢控，社會上也有不少人懷疑背後是否有政治考慮，質疑政府是否不敢得罪反對派、不敢得罪某些外國勢力。那麼，有關案件又是否應該徵詢外間法律意見，是否應該傳召律政司司長到立法會交代和解釋呢？是否要如郭榮鏗議員這次提出的議案所說，要公開所有相關文件、紀錄和證據，讓全港700萬市民公審呢？作為專業界的一分子，我一直強調專業人士的獨立和操守至為重要，無論他們是任職政府抑或私人執業，他們提供的專業意見都應該是獨立和根據相關事實作出的判斷。不過，對於涉及政治人物的刑事檢控決定，部分議員似乎認為凡事外判就等於好，唯有外判大律師和他們的法律意見才算是獨立和專業的。我代表的業界有不少公務員或政府合約僱員。

在律政司工作的一眾政府律師亦然。他們都接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是擁有相關專業知識和資格的法律工作者。他們向政府提供的各類法律意見，以及根據相關法律和政策所作的檢控決定，本身都是獨立和專業的。如果他們每次遇上涉及政治人物的案件，便不加思索尋求外間意見，會否反而不專業呢？這會否是缺乏承擔和不負責任的表現呢？事實上，回歸後歷任的律政司司長和部分律政司高層，之前都是私人執業的大律師或律師。鄭司長上任前是私人執業的法律界人士。此外，每年也有不少政府律師由於不同理由離開律政司，轉為私人執業，當中包括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

再者，即使律政司決定就某宗涉及政治人物的案件尋求外間法律意見，外界也可能質疑為何要找這一位大律師而不是其他大律師，爭拗會否變得沒完沒了呢？相反，如果律政司決定檢控某位不受反對派歡迎的政治人物，即使沒有尋求外間的法律意見，反對派會否又有不同的說法呢？我希望大家不要對人不對事，不要再為政治利益或私人恩怨而罔顧事實和法律原則，無所不用其極地向律政司及司長施壓。這樣對香港法治並非好事，亦對律政司內一眾專業人員的專業性及獨立性有欠公允。誠然，律政司處理今次事件的手法有改善的空間，例如在律政司公布有關決定後，司長隨即休假離港，難免令人覺得是有意迴避，不想向公眾交代解釋。此外，我以前也說過，對於部分涉及政治敏感人物的案件，包括一些涉及反對派人士公然違法的案件，即使證據確鑿，甚至連涉案人都表明願意承擔罪責，律政司往往拖延多年才決定是否檢控，難免會令人在觀感上覺得相關決定涉及政治考慮。希望司長能從中汲取教訓，提升公眾對律政司的獨立性及專業性的信心。我謹此陳辭，反對郭榮鏗議員的議案。

主席，反對派炒作UGL事件已經接近4年。經過長時間的調查，律政司司長早前就UGL事件發表公開聲明，有理有據地指出，並無足夠證據對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檢控。鄭若驊司長的回應亦明確指出，有否涉及利益衝突，是律政司會不會尋求獨立法律意見的唯一標準。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是社會的寶貴財富。既然鄭若驊司長已經清楚解釋不就UGL事件向梁振英檢控的法律理據，我認為外界實在不應該再炒作有關議題，繼續將事情政治化。我們身為立法會議員，更不應該因為梁振英的身份和背景，而戴着有色眼鏡來看這件事。事實上，律政司刑事檢控科每年處理超過1,000宗案件，是否提出檢控，基本上由律政司自行決定。對於這個一貫的做法，反對派一直沒有意見。為何偏偏就着這件事，卻有一些社會人士，甚至有法律背景的專業人士高調對律政司窮追猛打，要求律政司外判給獨立法律顧問處理？答案其實十分簡單，便是因為案件涉及他們多年來針對的人士。更值得關注的是，一些所謂學者和法律界人士高舉專業的旗幟，以社會公義為名，公然向律政司司長施加政治壓力，企圖影響其專業判斷和獨立裁決。他們不斷在國際社會中傷香港，聲稱香港"法治已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我覺得這才是對香港法治的嚴重破壞。

是否應就UGL事件向前特首提出檢控，是律政司的專業判斷，是否應就個別案件尋求外聘律師提供獨立法律意見，也是律政司的專業判斷。當然，每一位律政司司長也有不同的專業判斷和決定。我認為經常將法治掛在口邊的學者和專業人士，應該對《基本法》有最基本的尊重，而反對派議員沒有理由不知道這一點。不過，我們從政多年的人也明白，要喚醒裝睡的人很難。主席，今次被反對派點名攻擊的鄭若驊司長，本身是一位資深大律師，有豐富的法律經驗。她抵受着巨大的政治壓力，以專業和不偏不倚的態度處理有關事情，正正彰顯了法治精神和社會公義。我們應該支持律政司依法辦事，而事件也應該告一段落。我亦在此奉勸某些政客，不要再借這件事進行政治炒作，詆毀香港。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當然支持郭榮鏗議員這項議案。

司長在2018年12月26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律政司一貫的做法，有關刑事檢控的決定是由律政司內部作出的。除非案件涉及律政司的同事，我們才會外判"。

他們都不是律政司內的同事，為甚麼他們的案件卻需要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呢？

司長說，如果案件涉及律政司的同事，才需要外判，但其實這只是外判的其中一個原因。一般來說，律政司還會在其他情況下將案件外判，其中一種情況是，律政司認為案件適宜尋求外間獨立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或服務，以免予人有偏袒的觀感或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很明顯，目的是要貫徹法治精神，讓公義能夠在人前彰顯，亦避免公眾質疑律政司是否隻手遮天，基於政治或其他非法律關係的考慮，決定不檢控一些權貴人士。

難道找外間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就是沒有擔當？

當程序不公，自然會有人質疑她是否有私心。我們常說，香港是一個有規有矩的地方，很多事情均有既定程序。當你不做某程序，便須有很充分的原因。但是，我們不能接受的原因，就是說自己很有能力、很有承擔，所以不需要做這個程序。2003年，時任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就不起訴梁錦松偷步買車時指出，在案件的早期階段，梁愛詩已授權他決定是否檢控梁錦松，以排除任何因她與梁錦松之前的工作關係而可能產生的偏袒感覺。

所以，剛才所提到的非法律關係可以是工作關係。

所以，在這段期間，她會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匯報香港的交通運輸事宜，他們自然有某程度的工作關係。

不過，律政司過去處理多宗涉及政府高官或公職人員的案件，包括梁錦松、林奮強、曾蔭權、湯顯明的案件，均有尋求外間大律師的獨立法律意見，亦有公開交代律政司內部誰人負責處理相關案件。過往律政司司長曾就梁錦松先生案件發表聲明，在2003年12月15日，明確表示刑事檢控專員委聘了一名香港私人執業的資深大律師，根據證據、相關法律和一貫的刑事檢控政策，就應否對梁錦松先生提出檢控一事提供獨立意見，也有提及刑事檢控專員在研究資深大律師的意見後，在11月決定尋求第二意見，認為有助他作出決定。他於是委聘英格蘭及威爾斯一名私人執業的御用大律師，根據證據、相關的法律和一貫的刑事檢控政策，就應否對梁先生提出檢控一事，提供獨立意見。我剛才唸出來的，便是當時律政司的聲明，時任律政司司長也有透露整個過程。首先，刑事檢控專員說明決定委聘一名香港的資深大律師，也有說出他經研究後，在11月決定再尋求第二意見。

到了今天，她是否仍然認為這句話適用於梁振英案件呢？

因此，我很多謝郭榮鏗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讓所有議員可質疑律政司司長為何沒有跟從程序、沒有根據慣例，反而自行制作一個根本無關的理由，說除非案件涉及律政司的同事，把整個視線轉移，使公義不能彰顯。

就是以免可能予人偏袒的觀感，或者有利益衝突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首先很感謝郭榮鏗議員提出今次的議案，我亦表示支持。今次的議案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和第十項，要求傳召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就其不檢控梁振英先生一事作供，並出示相關文據、簿冊、紀錄和文件，以及作證和提供證據。代理主席，今次的辯論很好，好處便是如果今天有觀看直播的市民便會看到很多如"成語動畫廊"的片段，例如建制派如何指鹿為馬、黑白不分等，以下可以繼續以一千字數下去。我認為保皇黨是罔顧事實、避談先例、砌詞狡辯護短，阻礙調查已有4年多的案件，令公義不彰。他們指鹿為馬的背後，是否有政治動機，從而益惠他們或讓他們取得一些政治利益呢？我相信他們不是眼盲、心盲或埋沒良心，一定是有一股十分大的力量，迫使他們如此指鹿為馬般地表達意見。剛才很多議員指出，根據過去多次牽涉高官或政要的案件，包括同事剛剛提及的梁錦松案、曾蔭權案、湯顯明案、林奮強案，以及許仕仁案等，這些案件其實也有聘請獨立的外間大律師尋求法律意見。我舉一例子——看回有關紀錄——例如就着是否控告湯顯明的調查聘請了獨立大律師。

有沒有人鍥而不捨地爭拗？大家都很清晰，如果可以說清楚理據，社會比較容易接受，縱使大家抱持不同說法，但大家也不會就着程序而鍥而不捨地去爭辯。同樣情況下，例如梁錦松案、林奮強案，其實也有類似的情況，當中所說的也是律政司根據其擁有的權力和責任，公正持平地聘請獨立的外聘大律師，從而決定是否檢控，當然，亦有一些案件後來有決定檢控的，就像剛才很多議員提及的曾蔭權案和許仕仁案。

然而，很多屬於建制派的人士，包括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曾指出：處理高官或知名人士的敏感案件，一般也會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以避免予人偏頗觀感或出現利益衝突。就這次事件，江樂士認為按一貫做法，律政司司長理應向外尋求獨立法律意見，這樣做不單能幫助律政司作出獨立的分析，更重要是令公眾放心案件得到妥善處理，涉案者並無因為其身份和地位而得到優待。

結果可能是沒有需要提告，亦可以還梁振英一個清白，以及重點是《基本法》第六十三條所說的不偏不倚，"老兄"，為何同事不說？你要令人覺得你不偏不倚，不僅是你說自己不偏不倚便可以，代理主席，你要真的令人看到你的程序是不偏不倚，不能令人詬病。代理主席，可笑的是，同事引述《基本法》第六十三條，卻不引述第四十七條。第四十七條正正是我剛才所說，為何另一個現時身在獄中的前高官——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他在上任政務司司長前收取了一個財團的850萬元，最後被裁定有罪呢？就是因為法庭認為這種做法牽涉到"黃金枷鎖"的概念，令人覺得政府高官和高層在此事中會構成公眾利益衝突或偏頗，所以，最後便有如此定罪。如果從這些案例來看，這次律政司的做法其實很不尋常。因為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七條，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

如果這樣也可以，我相信以後在超級市場的小偷便可以申辯說："沒有證據顯示你不准我拿走。"代理主席，我剛才舉出很多例子，顯示律政司司長這次為人詬病的一些原因。當然，另一點就是司長這次再次僭建，說的不是她的房屋，而是僭建規則。剛才很多同事提到，她竟說就是否外聘獨立大律師的法律意見，只有牽涉律政司的人員時才會這樣做，而很明顯，過去3年律政司最少有兩次回應立法會，交代有關聘請獨立大律師意見的一些準則。

就是以免可能予人偏袒的觀感，或者有利益衝突的問題。這是很簡單的文字，我不知為何司長竟然不理解。然而，不止司長有錯，可笑的是，一群建制派同事也衝出來護短。

究竟是指黎先生是黑社會、當中涉及黑社會或當中涉及"洗黑錢"呢？為何你們會用"黑金"這字眼呢？

要予人一種偏頗的觀感，以及要有利益衝突。第一，黎先生既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公職人員，更不是政府要員；第二，我相信全香港即使是建制派的市民也知道，700多萬名市民也知道，黎先生是政府的眼中釘，政府不檢控他，不會有人認為是偏頗，這是不合理的。如果你要說你們認為是，剛才也有同事提到佔中案很多人仍未伏法，首先，佔中案件已經有9位市民——包括立法會的同事——正在面對法律程序。

代理主席，剛才亦有同事的發言很可笑，不論是謝偉銓議員或梁美芬議員，他們說過去要求有獨立法律意見的個案很少，寥寥可數，所以，不是每次也需要。"老兄"，他們又在"搬龍門"，偷換概念。

剛才也有同事說我們反覆提這事，只是為了追殺梁振英，從而得到一些政治利益。

代理主席，我們經常、"開口閉口"、"唸口簧"也會說，香港是法治社會，香港的法治是香港社會繁榮的基石。但是，很多人越來越覺得，香港越來越趨向人治的社會狀態，而且種種事件亦令我們和市民認為這已變成事實。律政司作為處理香港法律事務的機關，而律政司司長作為機關的最高負責人，她的責任重大，不可以讓香港市民有任何理由質疑她有違中立，亦不可以令國際社會有這種錯覺——萬一不是錯覺，這樣更嚴重。所以，律政司司長上任時，在她個人的僭建事件上，其實已經令我們失望一次，現在很可惜，她再次令我們失望。今次，律政司司長就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UGL案件中有否涉及貪污或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一事，她沒有尋求外間的法律意見，便自己一人決定不作上訴。這程序已經完全違反過往的做法，予人的感覺是"放生"梁振英，而實際的效果亦如此。

是否因律政司司長有權，所以可以盡用，因而有意見也不聆聽呢？

我必須假設香港的法律界大律師、專業的資深大律師提供的意見是中立及獨立的，不會偏頗任何人，是依書直說，根據法律來提供意見。

是否因為這原因呢？

確實除了觀感上有問題，更重要的是結果，便是究竟會否作檢控？

即使談到承擔，究竟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是有承擔，還是不尋求才是更有承擔呢？

如果律政司有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才算是最為公義、公平、公正、公道，而她也擔當了神聖地捍衞香港的法律，執法、檢控和維持公義的律政司司長的位置，便要承擔這最神聖的任務。她雖然作出承擔，但選擇了不檢控、不追究及與以往做法不同、破壞慣例的做法，承擔了這些不公平、不公正、不公道的目標為本的結果。

所以，郭榮鏗議員今天提出的傳召議案，正正給我們一個機會，以了解律政司司長今次不尋求獨立法律意見的決定，為何有這麼多慣例她不跟隨？

律政司司長上月在回應事件時表示，除非案件涉及律政司的同事，律政司才會徵詢獨立意見。

因為過去律政司都的確有就多宗涉及高官、行政會議成員的案件，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

正是因為今次涉及政府高官，律政司司長才需要要讓公眾看到她所作的檢控決定不偏不倚，沒有偏袒，所以她更應該跟隨這程序。即使是高官，是否這樣就輕輕放過他，還是因為他今天已貴為國家領導人才不得不放過呢？

至於尋求獨立法律意見，最低限度可以說服人們，即使案件涉及這位重要的官員，但所作的決定是沒有偏袒的。這便是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的好處，亦不是外判了律政司的角色便算了，因為最後決定仍然由律政司作出。

司長雖聲稱她不偏不倚，但公眾並不認同，甚至認為律政司及司長本人的公信力因這事件再次破產。所以，律政司明顯是違反慣例，不尋求外間獨立法律意見，在公眾眼中，其實大家都真的覺得是偏頗、偏倚。因此，律政司司長無視坊間的疑慮，決定不檢控梁振英這點，更難令公眾信服。因為她這個決定令法庭失去作最後判決的機會。如果不提供所有相關文件、文本、紀錄等，實在無法令市民知道真相。因此，今天郭榮鏗議員提出的議案，要求傳召司長到立法會交代，是正確的做法，亦可挽回公眾的信心，令公眾相信律政司在行使其檢控權力時，是否公正及獨立。

本會很嚴肅及神聖的責任，就是支持這項議案，令公眾有權並實際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以了解為何律政司今次要打破慣例，以及是否令這個慣例永遠消失？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郭榮鏗議員的議案，傳召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交代不檢控梁振英的決定，並出示相關文件、紀錄和證據。各位，就梁振英UGL案件，律政司並沒有尋求任何獨立大律師的意見，便作出不檢控的決定，令香港市民譁然。過往涉及高級政府官員和具政治敏感性的案件，慣常做法都是先尋求獨立大律師的意見，剛才郭榮鏗議員已詳細列出多個事例。對於涉及重要政府人物，而公眾高度關注的案件，包括梁錦松偷步買車案、曾蔭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案、湯顯明以公帑提供款待案、林奮強賣樓案等，律政司均有尋求外間獨立的資深大律師意見。但是，律政司今次的做法有違往常一貫慣例，而且在UGL案長達4年的調查終結之後，律政司竟然只發出短短1,000字的聲明解釋不檢控的決定，令香港市民對法治的信心下降，甚至動搖。代理主席，市民不滿律政司的決定，是非常清晰的。民主黨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本月7日至11日電話訪問超過1,000名市民。有六成受訪者"很贊成"和"贊成"律政司不檢控梁振英的決定是偏頗的；認為律政司"很應該"和"應該"交代該案的調查結果和法律理據的亦高達八成半；超過七成受訪者認為應外聘法律意見。最重要的是，有54%受訪者認為，律政司不檢控的決定，令他們對香港法治的信心產生負面影響，認為對法治信心沒有影響的只有37%。剛才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回應時，引用《基本法》第六十三條，指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代理主席，我想指出，現在市民就是擔心和憂慮律政司可能受到干涉，才認為有需要透過傳召律政司司長，出示相關文件和證據，讓立法會和市民有機會看清楚真相。香港大律師公會亦已發出聲明，認為"律政司於處理此事件中與......一貫廣為接納並受認同的慣例有所背離，不禁令人懷疑，是次事件中的決定是否不受任何政治考量所影響"。

但是，我們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反而指責追求真相的議員和市民，說我們干涉律政司，將事件和道理倒過來說。此外，鄭若驊又表示，如果出示所有相關文件，會造成公審。但現在就是因為政府交代不足，拒絕公開更多資料和理據，議會才會要求出示文件。鄭若驊的回應，令人覺得政府嘗試繼續掩飾真相，推卸責任，加深市民認為律政司偏頗的觀感。以後市民的印象，便是當案件涉及官員和高級官員時，涉事者是可以脫身，可以被"放生"，可以安然無恙。代理主席，市民亦擔心，不檢控梁振英的決定可能反映律政司在尋求外判法律意見方面，以至檢控政策均已出現改變，以維護一些擁有特權的人物，令原本已經脆弱的制度，進一步崩壞。所以，我支持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傳召律政司司長，透過公開案件的相關資料，讓議員和公眾討論和判斷，這是避免制度惡化的方法。這個不是公審，也不是干涉，而是嘗試利用現有制度制衡公職人員，阻止他們濫用權力、繼續腐敗下去。代理主席，最後我想說的是，在現行檢控制度下，律政司手握刑事檢控權，而律政司司長同時也是行政會議成員。如果權力不受制衡，不論律政司是否作出檢控，其實有關決定也可用來滿足一些特定的政治目的，維護或狙擊某些政治團體和人物。所以，獨立的刑事檢控程序是法治的基石，十分重要。律政司司長既是政治任命官員，但同時要獨立地進行刑事檢控決定，有角色衝突的風險。就UGL案不檢控梁振英的決定很明顯是個典型事例。

在身份出現衝突的情況下，律政司司長不能夠中立地進行刑事檢控，結果會怎樣呢？便是犧牲我們珍而重之的法治。所以，我支持提出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傳召律政司司長，便是要知道在這次關於UGL的案件中，有否出現角色或利益衝突。所以，長遠而言，為糾正這問題，應該將刑事檢控權交由完全獨立的刑事檢控專員負責，而不是由律政司司長主導的律政司負責。

而挽回香港市民對法治的信心十分重要。所以，我支持郭榮鏗議員的議案，傳召律政司司長交代不檢控梁振英的決定。

我不是為了環保，而是不想香港市民仍有機會質疑律政司司長、特區政府，甚至特區政府的前官員官官相衞。官官相衞是政府的第一大忌。

早在第一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以公眾利益為由不起訴當時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負責人胡仙的時候，公眾已開始憂慮手握刑事檢控權的律政司司長會否因其背後藏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濫用其刑事檢控權，決定是否檢控某些人。因此，律政司會就政治敏感案件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以示其在處理案件時並無偏頗或利益衝突，而絕非是把法律議題政治化。

倘若鄭若驊把"外判"和釋除公眾疑慮也視為政治化，我只得引用她的丈夫潘樂陶的一句話："我不知她在做甚麼"。

事緣同樣因被檢控而定罪入獄的前特首曾蔭權近日被記者問及他對自己與梁振英的待遇差別有何感覺時表示"會牽起以往內心的憤怒和怨恨"。

檢控決定是一種重要的權力，行使時須確保高度透明。

梁議員，我發言支持郭榮鏗議員動議的傳召議案。

她提出了數項因素，我唯一同意的是，她真的無畏無懼。

雖然這些因素全皆包含於《守則》內，但她卻可以"臉不紅，耳不熱"地表示已根據《守則》行事，沒有受政治因素影響。

其中一項問題是："有意見認為律政司今次自行決定不檢控梁振英，係因為佢係國家領導之一、係全國政協副主席，又係前行政長官，所以認為律政司偏頗，你有幾贊成或者反對整個講法...... "有六成受訪市民贊成此說法。

正因如此，整個社會皆批評她官官相護，因為梁振英過去是官員，今天是國家領導人之一，是官員，而鄭若驊也是官員，因此要維護梁振英。更重要的是，市民會認為，她今天之所以貴為律政司司長，是由國家領導人及中央政府任命的，如果檢控現時貴為國家領導人之一的前高官梁振英，便會影響她的任命及自身的政治利益。

曾投票給梁美芬議員的選民應明白，她這種保皇黨議員所說的話同樣只為維護建制和盲目保皇。是否偏袒，市民心中自有公論，亦是非常客觀的。

司長應反省為何我會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在多位法官和法律界人士面前高舉標語追擊她，希望她停止"人治"。

法律不應用作達到政治目的，不應用作達到政權想要達到的政治目的，不應用作保存官威，更不應用作維護自己。

今天下午聽罷梁美芬議員的發言，我認為她論據清晰、完整而有理。之後我又聽到楊岳橋議員在發言時雄辯滔滔、理直氣壯，但卻認為他有點強詞奪理。梁美芬議員不幸已發言完畢，因此沒有機會回應這些強詞奪理的論點。所以，我決定放棄原已預備的講稿，在此就楊岳橋議員批評梁美芬議員的發言中4個屬歪理的論點表達意見，讓公眾明白當中的道理。當然，我明白自己並非最後一位發言的議員，而最後發言的那一位的聲音永遠較大，相信稍後也會有反對派議員批評我的說話不知所謂，但不要緊，我希望立此存照，把道理說清楚。

這句說話聽來的確十分舒服，好像很有道理，立法會其中一個職能確實是向政府官員提出質詢。所以，就着很多不同的公共政策，包括交通、衞生和房屋等政策，我們均有權提出質詢，而官員亦樂意前來立法會接受質詢，這是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

我認為答案相當清楚。至於第三個歪理，我聽到楊岳橋議員指出，涉及公職人員的案件須尋求外間法律意見，這已是約定俗成的做法。多位泛民議員剛才也不斷重複提出某些案例，指律政司確曾就此尋求外間法律意見。

第四個歪理是楊岳橋議員批評梁美芬議員引用黎智英一案作為例子是不倫不類，因為黎先生並非公職人員，她應該引用其他例子，而非作出不適當的比喻。

此外，就有關損款所作的解釋更可說是匪夷所思，包括收款人指那是代收款項，也有人聲稱戶口內的款項並不屬於自己，又有人在收受利益後辯稱自己沒有不當行為。他們最終沒有被檢控，律政司亦沒有尋求外間法律意見。黎智英先生雖然不是公職人員，但這宗案件顯然涉及多名公職人員有否不當地收受款項，為甚麼這是個不適當的例子呢？

關於尋求外間法律意見，他認為根據《基本法》第六十三條，是否就案件作出檢控完全是律政司司長一人的職責，在考慮是否檢控的過程中需否尋求外間法律意見，則要基於證據本身。

他慨嘆若社會有一種趨勢認為應就某人應否被檢控和定罪進行公開辯論，這會是香港非常悲哀的一天。

主席，相信張國鈞議員應該明白為何我很多時也希望在較後階段發言。

無論是1997年之前或之後，在香港還是其他國家，古往今來，這方面的獨立性均非常完整地保留下來。

屆時，有些人便會說那些證據足以證明疑犯有罪，而該名疑犯會覺得為人不齒。在我們的法律制度下，法庭是唯一可以決定某人是有罪或無辜的正確地方。在法庭上，被告有權根據刑事審判規則接受公平的審判，並有機為自己辯據。因此，各位議員當會明瞭，律政司在決定事件無須在法庭上提審後，便不應在公眾場合發表任何可能會表示有人曾相信疑犯有罪、或者會導致公眾人士對這一點有所爭論的說話。"這個智慧恐怕在其後很多其他案件中均受到挑戰，特別是很多人記得的胡仙案。時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除了指出證據不足之外，還指稱這關乎公眾利益，因大老闆胡仙一旦罪成，將影響很多人的工作，結果引來輿論譁然。但是，在此之前，另一個比較鮮為人知和較少被提及的先例，正是我剛才所說的案例，因當時的律政司破了先例，首次在立法機關就不作檢控的決定作出詳細解釋。

這個先例究竟是好是壞呢？

但是，總的來說，不應該隨便要求解釋是我們理論上應遵守的一條界線。

其實，這是因為當時在出現岑國社案後，需要就最新情況及相關案例的處理作出詳盡的介紹。所以，該17頁的聲明是用以解釋此問題，而並非單單回應是否作出檢控的事宜，大家須留意此一背景。主席，我剛才已解釋了一般而言不應多說的理由，亦已提出了一些特別情況。

至於較多人討論的第6d項，則涉及一些適宜外判的情況，指出在某些情況下適宜尋求外間律師的意見，以免一方面造成偏袒的觀感，另一方面出現利益衝突。不過，這實在有些困難，因為出現偏袒觀感的個案可能未必是律政司司長經常提及的一些案例，而且偏袒觀感可能屬政治問題多於法律問題。

所以，就此方面，即使我不會參與表決，也是完全反對的。

主席，我發言支持郭榮鏗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動議的議案。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1月7日至11日成功訪問了1,005名市民對她處理此事的手法的意見。我不會全部引述，只集中看其中一些問題。有一項問題是："過去律政司就牽涉高官嘅案件作出檢控決定時，會詳細公開交代調查結果同埋法律分析，你認為律政司今次處理梁振英UGL案件時，有幾應該或者唔應該交代詳細調查結果同埋法律理據？"認為"應該"的人佔85%，即絕大多數市民認為司長應該詳細交代所持理據和詳細的調查結果。

換言之，以往律政司確曾就不少個案外聘大律師以提供獨立法律意見。

此外，律政司竟然沒能預先察覺公眾或會因她沒有尋求獨立法律意見而有這樣的質疑和觀感，實在令人費解。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指出，律政司在處理涉及高官或知名人士的敏感案件時，一般會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以避免予人偏袒的觀感或利益衝突的問題。按照慣常做法，律政司司長亦理應就今次的案件尋求外間的獨立法律意見。這樣做不單有助司長作出獨立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令公眾感到放心及相信律政司司長所作出的決定妥善公正，不涉及政府內部互相偏袒及包庇的情況。

我不知道日後會否再有類似的情況出現。我相信數位前任律政司司長之所以會有這種做法，必是基於一些前人累積下來的智慧，明白到就是否起訴某些高層官員時，必須慎重行事，考慮公眾的觀感，令大家信服其所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是公正及有足夠的法律理據支持，完全沒有任何偏袒。律政司司長的聲明提及梁振英沒有申報收受UGL 5,000萬元，並不構成任何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